主席，政府公布最新的失業數字是6%，回落到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最初時的水平。不過，正如勞工及福利局羅致光局長早前指出，很多勞工密集型行業的業務收益，仍然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勞工市場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顯著復蘇。姚思榮議員今日提出"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議案，便是希望為這類行業提供額外的支援措施，讓行業及從業員得以在疫下延長其喘息時間，等待機會重新出發。香港的4個傳統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合共的總增加價值在2019年佔本地生產總值56.4%，僱用174萬人。眾所周知，其中的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現時飽受疫情摧殘，當中包括易志明議員修正案提出的跨境客運業。假如該行業嚴重受挫，難以重拾動力，四大支柱便會缺少了一隻腳，日後香港的經濟更依賴金融業及專業工商等，只會令香港的產業更趨單一化，絕非好事。疫情爆發後，政府推出不同的紓困措施以援助相關的困難行業。就以旅遊及飲食業來說，政府透過3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計劃，向旅遊業累計提供總承擔額近26億元，同樣地，飲食業亦累計獲得116億元的資助。可見，政府對於部分行業有適時提供支援。但是，近期疫情雖然有所緩和，最新的調查顯示大部分主要行業的失業率均有所下跌，當中跌幅較大的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率雖下跌0.5%，但仍然高達9.4%。不過，由於新冠病毒變種的蔓延速度，似乎較全球接種疫苗的速度更快。香港本地的零確診剛剛"斷纜"，會否爆發第五波疫情仍是未知之數。如果不幸發生，對各行各業的影響不容忽視，而議案提出以客觀的數據來釐定特困行業的建議，我是贊成的。

今年3月公布的最新數據，被評為最受疫情影響的5個行業與去年9月的排名已經不同，最新的五大特困行業為航空、石油及天然氣鑽探、服裝零售、家居用品零售，以及賭博業，對比去年，餐飲業及汽車零件今次已跌出首五大。可見特困行業會隨着疫情的不同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由於每個地方的產業結構和復蘇步伐不—致，其他國家的狀況未必與香港完全相同，政府應該積極收集數據，以客觀的分析方法來辨識香港的特困行業，一旦有需要便精準扶困，援助最有需要的一群。其實，讓香港社會回復正常的經濟活動，最有效的便是香港市民接種疫苗比率達七成，達到專家所說的群體免疫功效。很可惜的是，網絡充斥很多疫苗傳說，令不少市民擔心注射疫苗的後遺症，要依靠大抽獎來鼓勵接種。現時香港整體注射率並不理想。個人同意政府應該在經濟層面多加支援這些特困行業，但身為特困行業的從業員，亦應該帶頭接種疫苗，務求讓香港可以盡快通關，讓各行各業早日回復生機，這才是對特困行業的最佳救助方案。主席，我支持姚思榮議員的原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香港的失業情況進一步改善，據上星期四公布本港最新的失業率是6%，較上次回落0.4個百分點，失業人數減少至233,000人；就業不足率亦由3.3%下跌至2.8%，就業不足人數減少至10萬人。多個行業的失業率都有明顯跌幅，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下跌0.5個百分點至9.4%，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亦下跌至11.3%。雖然以上數據顯示出失業率已連續3個月以每月0.4個百分點的幅度回落，而且好過市場預期，但由於本港與內地仍未恢復通關，而市民接種疫苗的比率亦有待提升，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旅遊及娛樂消遣等行業的復蘇。特區政府除了要盡快穩定及控制疫情，讓經濟和市民日常生活重回正軌，同時亦要設法為長期受疫情影響，至今仍然未能復工的行業，包括旅遊業、會展業、音樂及舞台表演等多個重災區行業的從業員，提供針對性的援助措施，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當然他們最希望的還是能夠盡快復工。

他們很希望能夠早日復工，重踏表演舞台，而他們很多已經接種疫苗，積極為復工做好準備。其實政府已經讓卡拉OK、一些娛樂場所等有條件地恢復營業，政府亦應考慮放寬現場表演場所的限制，讓自由音樂人、舞台表演從業員及相關人士能夠早日復工，希望政府能夠積極考慮這些建議。主席，在疫情下，會展及相關行業受到的影響亦非常嚴重。香港是全球第七大商品貿易經濟體系，已發展成為區內最重要的會議展覽中心。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資料，2018年的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過夜的訪港旅客超過196萬人次，2019年即使有"黑暴"的影響，有關訪客人數亦超過168萬人次。此外，根據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的調査，2018年有超過69,000家參展商在香港參展，而參展訪客人數高達230萬。展覽業為香港經濟帶來每年超過500億元收益，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不過，現時較嚴謹的檢疫安排，包括海外參展商和買家即使已完成接種疫苗，抵港後仍要接受21天強制隔離，這些限制會直接影響海外參展商和買家來港的意欲，對本港的展覽業造成極大衝擊。我留意到會展及相關業界已表明，他們有信心並願意配合政府的檢疫安排，而且他們亦能夠掌握海外參展商和買家的身份、乘搭航班和入住酒店的資料，並會要求有關人士來港前需要接種兩劑疫苗，以及抵港後每兩天接受檢測。業界亦會建議有關人士留港的日數上限，並會為他們抵港和離港當日安排交通接送等，希望藉此重振本地的會展業，希望政府積極考慮這些建議。主席，香港經濟已現曙光，我相信如果香港整體疫苗接種率能夠大大提升，將有助刺激和重啟經濟的步伐，希望大家積極支持接種疫苗。

主席，我非常感謝姚思榮議員今次提出"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的議案。在議會裏，對於不論是就相關議題進行的議案辯論，或口頭質詢、書面質詢，以至我作為主席的人力事務委員會，研究在港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小組委員會也有就此議題進行了無數的討論，即不論是提供全港性的失業停工津貼，例如工聯會倡議的9,000元乘6個月的建議，或我們早前在立法會的議案辯論，跨黨派通過了的相關議案。有些市民卻認為，這議題是否已經明日黃花呢？皆因失業率好像開始下跌，已回到6%，回到疫情初期的情況。然而，主席，我認為這議題仍然極具意義，所以非常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和易志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政府有部分官員不知是抱持"太空人"心態，還是居住於離西環遠一點點的"堅尼地城"般，致令市民認為要從政府口袋裏面拿到錢，仿如要從石頭擠血一樣。但是，我認為仍然是有需要討論的，縱使政府不肯推行全港的失業支援制度——雖然我們會在小組委員會繼續"追"——但短期內，對於一些特困行業，政府也不能夠當他們不存在、當他們"無到"的。首先我想指出，政府的數字不能夠完全反映市況。按政府的行業分類而言，最受影響的是哪些行業呢？失業率超過10%的有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餐飲服務活動業和建造業，這3個行業分別錄得12%、11%和10%的失業率，但這3個行業的情況是否最差呢？當然是非常差，特別是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我舉個例子，我認識很多體育教練，因為現時在室內運動場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做運動，但老實說，有多少人佩戴口罩後還有心情做運動、參加訓練呢？所以一眾教練的生意大減，甚至乎參加健身室月票計劃的生意也大減。所以我們建議政府要適時推行措施，待大家接種疫苗之後，考慮是否可以放寬參加者可以無須佩戴口罩，或者放寬一些社交距離的限制，以方便有關處所的營業呢？餐飲服務業其實也是類似情況，我不贅述了。數字上更加無法顯示的，便是旅遊業、民航業和部分交通運輸業。旅遊業的情況大家也知道，旅客數字減少99%，接近零，本地旅遊其實也只是間歇性，杯水車薪，只是比沒有的好，以致很多從業員被迫轉行，掙扎求存。我認識很多從事旅遊業的朋友，他們本來有一技之長，但現在也轉行送外賣，轉而從事一些我認為是高風險、沒保障的工作，大家說是否非常無奈呢？所以，就政府對各行業提供的支援措施，例如以旅遊業來說，那些本地綠色遊的限制能否再次略為放寬，諸如每間旅行社能夠開辦的團數上限，以及可否加快把鼓勵金發給旅行社。

主席，今年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即使有多款疫苗已可緊急使用，但全世界多個國家或地區依然有大量感染個案。近日受到變種病毒的影響，一些疫情本來已穩定的國家也出現感染個案回升的問題。現在看來，今年疫情能否完全平息，真的難以樂觀，或許人類可能要習慣與病毒同行。香港今年比較幸運，近期已經有10多天無新增個案，希望不要斷纜，打針的市民亦多了，經濟逐步有起色，失業率逐漸回落。不過，雖然香港的情況比較好，但附近地區仍然有感染個案，全面恢復通關仍然遙遙無期，有部分行業就因為通關無期而要繼續坐困愁城。今天立法會辯論由姚思榮議員提出的"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議案。目前仍有多個行業處於極困難時期，例如航空業、展覽業、跨境客運業等，但今天我想集中談旅遊業。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亦是今次受打擊最嚴重的一個行業。業界指出，今年旅遊業完全冰封，外面的旅客無法來港，香港旅客亦無法外出，業界生意下跌接近99%，目前只能搞本地遊，但收入有限，只是聊勝於無。所以，要業界復生，唯有寄望早日通關。事實上，政府已很努力恢復香港經濟，以及協助旅遊業。日前香港與澳門官員開會，商討兩地通關的措施，如果香港能夠持續28天"清零"，兩地便可以恢復通關。可是，當然，香港市民要先接種疫苗，初期會有人數限制，亦有熔斷機制，但恢復通關總算帶來希望。

我同意姚思榮議員提出，政府應該加碼支援旅遊及相關行業，以免這些行業一沉不起。事實上，姚議員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如果旅遊公司因為長時間看不到曙光，最終紛紛結業離場，即使將來疫情平息，亦一定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旅遊業的光輝。另外，有很多員工可能已轉行，業界亦要花很多時間重新訓練新員工，對行業的發展會有很大影響。至於為特困行業再次推出保就業計劃，大方向我是支持的，但執行上真的要吸收上次的經驗，作出改變。保就業措施包含了各行各業，但有些行業的業務其實有大幅增長，依然獲資助，引起怨言。所以，政府的措施一定要真正照顧那些特困行業，制訂專門措施才具意義。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對香港經濟有重要貢獻，亦養活了不少員工。不過，近年有批評指，業界太過注重內地旅客的業務，令到行業發展失去平衡。事實上，近年的旅遊模式正在不斷轉變中，業界應該利用現在這段時間，研究如何協助產業升級，提升行業競爭力，令旅遊業可持續發展。

主席，我發言支持姚思榮議員的原議案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希望政府能全力支援受疫情影響的行業。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至今，已經歷接近1年半的時間，其間全球經濟幾乎大停頓，各行各業也受疫情影響。隨着本地疫情漸見曙光，部分行業的情況略有改善，但大部分行業的經營環境依然相當困難，亟需政府加強提供協助。主席，每個行業所面對的情況及問題各異，因此確實需要政府高層牽頭，責成各相關政策局檢視每一個特困行業正面對的困難，列出一份清單，對症下藥，幫助他們渡過是次難關。

以跨境客運業和學校飯盒供應業為例，前者的營運至今似乎已全面停頓，不少跨境交通工具停用逾1年。部分小營辦商甚至已無力再維持下去，即使政府今天宣布下星期通關，他們或許也難以有效恢復營運。至於學校飯盒供應業，情況更不堪。據我了解，許多學校飯盒供應商已轉型，改為經營外賣生意，另有不少已結業。假如政府宣布全港小學恢復全日上課，我不知會否有足夠的飯盒供應商為全港小學生提供膳食。以上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就如易議員的修正案中所提及的多個行業，我認為他們也屬於特困行業。依我之見，政府確須盡早收集各個行業的大數據，加以分析，以盡早協助這些特困行業渡過難關，並為本地疫情退卻及經濟復蘇早作準備，讓這些行業繼續為社會提供基本所需的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原議案及修正案。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旅遊會議展覽服務界別於2021年首季的業務收益，按年下跌超過七成。單以酒店業為例，雖說可轉型以經營staycation或作為隔離酒店的業務，但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發布的年度酒店業回顧報告顯示，參與研究的本港74間酒店，在2020年的平均入住率只有四成，每間可出租房間的平均營運虧損額高達28,000元，即每一間房間至少虧蝕28,000元。

雖然我們現時所看到的，是隨着本地疫情有所改善，抗疫措施已相對放寬，但我仍要指出一點，就是我們相信目前最能即時局部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恢復通關，這亦是我們過去不斷向政府提出的要求。

我認為，一個較有系統的分析，將有助當局了解日後應如何協助他們尋找出路，因為有些人可能在經歷旅遊業的水深火熱後，會轉型從事外賣等的其他工作——這些情況我們也曾聽聞——倘若政府有一個較有系統的評估和經整合的整體數據，便能更有效地幫助這些僱員在未來找到新出路。按照現時的情況，這些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

可惜的是，政府一直標籤這群業界，認為它們屬非必要行業，因此斷斷續續地勒令其停業，完全忽視平衡防疫和經濟活動的需要。

他們與酒吧、食肆和酒店唇齒相依，當政府禁止晚市堂食及禁止酒吧營業時，這群freelance音樂表演者便手停口停或口停手停。

另一群人士是飯盒供應商，他們屬於飲食業界，同時也可算是半個教育行業，多年來為中、小學生服務。

就上述行業，我曾向政府爭取，為他們提供額外資助。我知道資助未必可以為他們完全解困，但至少能夠解燃眉之急。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再對他們實施"全禁"，而應放他們一條生路，尤其是在"疫苗氣泡"下，我們也會繼續呼籲業界人士盡快接種疫苗，讓社會盡快回復正常。

主席，疫情已發生接近1年半，很多首當其衝的行業在這段時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難關。我支持此項議案的原因，除了是希望尋找新一輪支援"打工仔"的方法，亦希望大家共商對策，讓這些多年來幫助香港發展優勢但在疫情下特困的行業可以鬆一口氣，避免毀於一旦。主席，今天討論的是特困行業，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及了很多不同行業，包括旅遊行業、製作公司、跨境運輸行業。我坐着聆聽了很久，其實大家都很關心跨境運輸行業在這1年半所飽受的衝擊。

這仍然是社會各界的一個問號。過往，我一直聽到跨境運輸行業很多不同的聲音，聽到很多業界人士的苦水，他們每一個都是很特別的案例。主席，跨境運輸行業面對全面封關，17個月以來一直苦撐，業界人士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即使現時看到了曙光，有機會通關也好，他們可能連復業前保養車輛、噴防疫塗層的資金也拿不出來。老實說，他們的現金流正面對嚴峻的考驗，銀行又有機會call loan，我相信這些情況會令他們經營得特別困難。究竟特區政府可以做甚麼？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探討的課題。我們不單要幫助小企業，更要幫助"打工仔"，以至他們的下一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即使疫情有所減退，公司可以復業也好，以往它們擁有的生意網絡、基業、成績、經驗都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重回昔日光景。

我們明白，公帑要很小心運用，但我們更加知道，如果公帑用得適當、用得好的話，很多市民都會"拍爛手掌"，覺得政府做得好。主席，我支持易志明議員所提出的建議，即提供"復業津貼"。可以預見的是，在面對經濟開始復蘇、再起飛的時候，很多行業已難以撐下去。"復業津貼"能夠幫助他們，可以提供支援。讓我舉一個例子，陸路跨境客運業界希望政府可以為每輛跨境巴士及出租車提供一定金額的一次性資助。這除了可以彌補政府之前的支援不夠精準的問題之外，更可以幫助業界做好復業前的驗車、交通安全等各方面的支援工作。大家都明白，全面通關之後，跨境客運業界會再次為以往不同的站點提供服務，甚至會因應大灣區的發展營運服務，提供不同班次。

主席，我支持今天這項議案的另一原因，是希望政府真的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情況之下，把資源精準地投入一些現時面對復業，以及在過往1年半根本無法捱得住的行業，能幫助一個人就一個人，能幫助一間公司就一間公司，我覺得這才是是重點。我希望大家同心合力，既同坐一條船，便一起同心捱過這樣的情況。多謝主席，我謹此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其實香港的經濟衰退在爆發新冠肺炎前、"黑暴"肆虐時已開始，但卻未想到兩者的出現會對香港各方面造成如此大的影響。經濟和民生雖不至於停頓，但卻失去了過去的經濟活力，絕大部分行業都受重創。特區政府因而推出紓困措施，強調"撐企業、保就業"，不計特首初期宣布"紓困十招"的100億元，這段期間的一次性紓困措施開支涉及合共3,479億元。然而，縱有眾多紓困措施，有一個受影響的行業曾向我求助，就是一群從事展覽製作工程業的人士，他們受到重大打擊，但從未受惠於上述的資助計劃。雖然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中撥款10億2,000萬元，為會展業設立相關資助計劃，但只為展覽業的主辦機構提供全數場租資助，另一部分則資助參展商一半費用，而同樣與展覽業相關的展覽製作工程業卻未被納入資助範圍。他們曾多次向我及其他議員求助，我亦建議政府考慮將該資助計劃申請資格的範圍稍為擴闊至包括展覽工程業，可惜這項建議未被接納。我重申，在防疫抗疫基金支援企業運作方面，政府真的做得很粗疏，應該支持的企業未能全面受惠，反而一些企業，例如超級市場，在疫情期間業務極為興旺，還獲發大筆抗疫基金。其實，現在還有很多行業仍在"吊鹽水"，卻從未獲得資助。就以展覽製作工程業而言，已有三成人手流失，目前，較小規模的展覽，他們仍能勉強應付，但若日後展覽業務能回復過往的興旺情況，人手卻因流失而不足，那麼，趕急的工程便不容易處理。有些官員及經濟顧問亦同樣表示，雖然本港的疫情繼續緩和，勞工市場的壓力逐步紓緩，但全球疫情的演變仍然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我支持姚思榮議員關於"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的原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議案中的特困行業涵蓋旅遊及相關行業、展覽業、跨境客運業等行業。事實上，新冠疫情持續多時，香港封關接近一年半，高鐵停運、往來內地渡輪停駛、跨境客運業務停擺，現時僅有兩個陸路口岸包括深圳灣及港珠澳大橋通行，維持旅客的出入境服務。根據政府最新披露的統計數字，跨境陸路交通由去年2月起提供的有限度服務中，今年首季跨境巴士的行駛架次不足4,000輛，其間接載約28,000人次乘客。在正常情況下，莫說是一天，半天可能也不止這個數字。疫情嚴重擾亂中港兩地居民的過境活動，這除了製造家庭團聚的問題，亦衍生出跨境客運行業停擺，以及司機失業等問題。我曾經在立法會就跨境客運業的支援措施向政府提出質詢，指出因為往返內地的跨境客運巴士服務大部分停止，引致行業收入銳減，大部分司機停工接近一年多。當然，這個行業是很多特困行業中的其中一個，其他服務行業如旅遊、零售及飲食等同樣受到影響。百業蕭條令香港失業率在年初升至7.2%的17年新高，雖然最近數字稍為回落，但經濟及民生均受到嚴重的衝擊。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封關阻斷了大部分跨境活動，影響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甚至影響到大灣區的一體化發展。於我看來，整個疫情當然對各行各業都有影響，但是，最受影響的一定是涉及很多香港、內地往來的行業，即有關業務要回內地或由內地來港才能處理的行業，例如商務、廠房管理等，均受到很嚴重的影響。雖然政府在2019-2020年度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合共撥出3,479億元的一次性紓緩措施，但是，紓緩措施亦可能......最明顯的例子是超市和專做外賣的食肆等，這些行業一樣得到政府補助。另外，我看很多新聞或年報，不少行業在疫情下仍能賺大錢，其實都是多得這些補貼。一些內地與香港關連很密切的行業的從業員深受影響，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段時間加大力度幫助他們，但最重要的，是要盡快恢復通關，恢復經濟往來。事實上，一天不恢復通關，無論政府派發多少援助、資助也好，都只會好像把錢投進深不見底的大海一樣，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努力就通關事宜與內地和澳門盡快溝通，我相信這是很多香港市民心底的願望。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這項議員議案，讓大家可以進一步討論政府應該如何加強支援，以協助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特別是香港很重要的資產旅遊業。

主席，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令香港的出入境及本地遊陷入漫長的停頓，很多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如旅行社、酒店、賓館、海陸空交通、會展、零售及飲食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影響確實廣泛。大家皆知道，旅遊業直接及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相當龐大，約80萬人，很多導遊及旅遊巴司機被迫手停口停或需轉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如我剛才提到，我是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我有時路經尖沙咀，看到過往車水馬龍的這個旅遊區現變得水盡鵝飛，令我萬分傷感。政府過去推出了多輪紓困措施，以協助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但有關措施只能解決燃眉之急，紓一時之困。要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及業界的問題，始終需要恢復通關，讓旅客重臨。在未來的日子裏，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防疫抗疫。我們的疫情本來可以稍稍受控，但大埔昨天又出現一宗不明源頭的本地個案，令我們很擔心。所以，政府要想辦法，思考如何加大力度，透過不同方式支援業界。就此，我提出3項建議。第一，是鼓勵和刺激本地消費。五千元電子消費券下月4日便開始接受申請，我希望政府不要派完錢便算數，希望政府做好相關配套。我記得在2003年的SARS後，政府曾撥款支持業界推動本地旅遊、消費、舉行大抽獎等。政府可否參考過往經驗，發起多輪宣傳攻勢，推動在18區內多舉辦購物節呢？上星期日，我與"財爺"落區，"財爺"甚受歡迎。很多市民皆覺得電子消費券是一種新模式，最少可以刺激一下經濟、止一下痛，給他們一些幫助。

第二，是發掘本地旅遊資源，同時借助本地旅遊幫助本地消費，讓我們剛才提及的餐飲和零售業直接得益。

不過，就有關工作，最近也有人指數量仍然不足夠。我與姚思榮議員其實一直在跟進，希望局長和副局長考慮加大力度推動，亦希望更多酒店和賓館參與。他們其實十分願意參與，但需要政府幫一把。第四，是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我希望政府能更好地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我知道現時各區多位社會賢達出錢出力，例如在深水埗區，最近深水埗各界慶典委員會推出了疫苗接種獎賞計劃，為鼓勵市民接種疫苗而舉辦抽獎活動。

我相信我們要解決這問題，需要群策群力，全港市民一起參與。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突破現時的困境。

主席，我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今天提出原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既然多位政府官員今天在席，我想談談這次疫情對於香港或整個世界的影響。大家現時仍然身處過程之中，而在我的印象中，政府推出了4輪疫情支援措施。

我過去曾協助零售業，但我很久之前已沒有再特別集中協助零售業，反而轉為協助很多其他行業，例如按摩院、美容院、健身中心、遊樂中心、麻將館、卡拉OK等，我不斷協助他們。

最後，我想呼籲之前我曾協助的行業及全港市民，不論政府如何"派錢"、不管如何治標，如果不接種疫苗，香港是不會變好的。

例如，在3輪基金中，清潔公司、物業管理公司及超市等均獲得補助。當然，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向有關公司提供補助，可謂"惠澤社群"，但在疫情下，有業界希望政府伸出援手，但政府卻似乎充耳不聞，這實在非常可惜。

大家試想想，經營有關業務的公司時至今天已等候17個月，已經山窮水盡，有些甚或已債台高築，想問銀行借錢相信亦沒有可能，基本上已斷水斷糧。

香港現有1,500部跨境客運車輛，以及620部出租汽車。

如果每部車輛需要10萬元，那麼1,500部車輛便需要1億5,000萬元。

如果有復業基金，我相信他們便會有一線生機、一線希望。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跨境陸路客運業現時的辛酸和不足之處，並希望局方能夠在這方面協助他們，讓他們復業有望。

代理主席，我今天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其實我本來很想修正這項議案，在議案中提及我們的行業，不過，姚思榮議員的議案中其中一段寫到："提供額外支援予旅遊及相關行業"，那麼算了，我就假設我們的行業是相關行業。所以，我對於姚議員的議案是非常支持的。不過，我也要說說，其實特區政府在過去的抗疫工作上也十分辛苦，當然有功有過，有做得不足的地方，尤其是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我比較常見到他，而陳局長則在電視機裏看到比較多。然而，有些抗疫工作仍然未如理想或未夠精準。

老實說，我有膽子問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對漁農業的認知有多少？或過去一年，他投放多少時間了解他們受疫情影響的程度？不算多，或者比例相當少，很多時候也要依靠行業向局方反映。

這部分有很多細緻的問題，可能徐副局長也未必知道，但政府在這方面也給予了少許幫助。

正如賑災一樣，災民肚餓，便煲粥給他們吃，但其實全部都是水，"筷子浮起，人頭落地"，但前線官員就是左怕右怕，害怕因驗船方法而隨時被人追究責任，又說甚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礙手礙腳，令我們無法趕及在7月1日前完成大部分漁船的一些基本工作，我希望特區政府回去留意一下。我並非要求政府給予金錢資助，根本首3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也給予了少許支援，雖然不足，但老實說，我們作為議員，或在行業裏，要不斷平衡各方，希望與香港共渡時艱，或是在少許幫助下，依靠自己努力渡過這難關，我們有在這方面努力。最後，我尚餘約1分鐘，我想特別與特區政府討論關於與內地的政策協調的問題，尤其是徐副局長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多回去內地，與他們協調通關的安排。中央已提出一個非常具體或很方向性的通關要求，關乎特殊豁免人員等，而漁民當然是其中一類。然而，他們有一句後話，就是各市因應不同情況制訂自己的模式。漁民最少要去6個市，而6個市的模式各有不同。有時候我們辦事情也無所適從，這邊突然要求遞交回鄉證，那邊突然要求遞交"驗船紙"，我也難以有統一的信息給予漁民。所以，我希望在這方面，政府不提供金錢資助也罷，但對於政策的通順或統合，能否幫一把呢？我的辦事處基本上只有我和另一名負責處理內地事務的人員，希望政府幫忙......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新冠疫情對香港經濟帶來相當嚴重的打擊；為了控制疫情，香港的對外交往幾乎停頓，訪港旅客數目大幅減少99%，旅遊與跨境運輸行業首當其衝。雖然香港已經連續數十天沒有本地感染個案，但要全面恢復關口的正常往來，恐怕仍要等待一段時間。作為政府，不可能對受影響的行業袖手旁觀。政府之前推出了"保就業"計劃和幾輪防疫抗疫基金，雖然受惠人數有限，我亦一直要求政府擴大資助範圍，但必須要肯定的是，基金對受影響人士起到一定支援作用。今次兩位議員動議的議案，都是要求政府進行研究，定義特困行業，另外便是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措施，協助這些最受打擊的行業，我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亦希望政府有所行動，在力所可及的情況下，盡快為這些行業提供及時支援。除了為特困行業提供支援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落實張弛有道的防疫策略，在管控風險和經濟活動兩者之間，作出一個合理的平衡，為各行各業提供營運空間。我所代表的"體演文出"行業，在較早前受防疫措施影響，戲院、演出場地和體育處所等被迫停運，書展亦因疫情取消。雖然政府陸續放寬部分防疫措施，特首在早兩天也有一些新公布，但有些限制仍然對行業的正常營運帶來困難。以戲院為例，小食部的收益對戲院營運相當重要，而觀眾在戲院飲食時只會面對銀幕，風險不比食肆高，因此政府應該盡快放寬限制，讓戲院可以重開小食部。又例如限聚令，本地疫情已經多次出現"清零"狀況，但政府仍然禁止多人聚會，業界很多活動都無法進行，游泳場所的人數亦仍然設有上限。針對以上種種情況，我相信政府也是有放寬空間的。我想提的另一點是，政府要有更精準的防疫方案。早前袁國勇教授指出，萬一香港出現第五波疫情，亦不應再以全面停課或停業來應對，要思考如何在疫情下讓市民仍然可以過正常生活，這一點我是相當同意的。我們抗疫已經一年多，應當累積了不少經驗。政府應該根據過去的數據，更加科學化、有根有據地擬訂出不同應對方案，實施更精準的防疫措施，而不是再隨便用"一刀切"的方式，當出現疫情時便把所有處所關閉，以凍結和癱瘓業界運作作為防疫手段，讓整個行業承受極大損失。第三，我希望政府能夠針對不同行業的需要，提供"免疫氣泡"，在通關上提供方便。早前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國家盃比賽，允許外地參賽隊伍在指定的"氣泡"範圍活動，來港比賽，這項安排得到參賽者高度評價。例如即將舉行的東京奧運會，在香港的運動員比賽完畢回港後，是否亦可以採取一個較寬鬆的隔離措施，讓他們可以繼續鍛鍊、訓練和準備接下來的比賽呢？我很希望政府會與不同地區建立類似的"文化和體育旅遊氣泡"，縮短檢疫時間，吸引外來人士來港表演或比賽，讓香港在疫情下仍然可以舉行各項盛事，維持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譽。

代理主席，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一般是那些與基層市民有關的行業，尤其涉及民生的，他們受到最大打擊。其實很容易可以歸納出原因：第一，目前已可清晰地預測，原材料的價格會不斷上升，因為這是全球的基本趨勢，尤以食材為甚。所以，對於過去一年飲食業的處境，不能單純地理解，餐飲復市、回復我們過去所謂正常的營業，便能拯救這行業，因為他們的成本已上漲；這一刻未必可看到，但直到市民真的肉痛時，才知道原來一碗叉燒飯已漲價至70元或80元。第二，國際運輸成本上漲，這直接影響了我剛才所說的香港本地飲食業，以及零售等其他行業。

政府可以做甚麼？香港政府沒有甚麼可以做得到。面對原材料的上漲、國際運輸成本的上漲，香港政府甚麼也做不了，為甚麼？因為香港政府連自己也顧不來。最後一環，就是我們談論中一些本地生活成本的上漲。此時此刻，我們只能回顧反思，我們的特困行業為何會特困？原來我們的政府很多施政都是朝着我剛才所說的方向逆行。我剛才說的方向歸究下來其實只是一個原理，就是減輕各行各業的交易成本。

政府不想麻煩大家，那便麻煩各行各業，邏輯不一致地麻煩各行各業。有些行業經營食肆，獲放寬限制，酒吧卻要全部員工打了針才可營業，但只要轉為持小食牌，又可以繼續營業。就是因為政府進行所謂防疫的經濟紓緩措施時，政治上立心不良。過去一兩年，政府用很多虛假希望，告訴市民："用健康碼吧，用健康碼便可回復正常，可以通關。打針吧，之後世界便會回復正常，可以去旅行。注意個人衞生、佩戴口罩等最基本的措施，我個人來說完全接受，但問題是不可以將我剛才所說的事情，當成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整個討論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在行政、立法、施政的程序上，政府應從如何順應各行各業想減低交易成本的方向思考，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到。當然，站在市民一方，這兩年我只是提出一點：若能幫助家庭主婦和家庭照顧者減輕負擔，那便已是最直接幫助到香港基層市民的方法，但政府偏偏不朝這方向走，然後有理沒理的擠出一些措施，結果大家就着那幾輪防疫抗疫基金爭論，為何某些行業獲得特別多的支援，而其他行業卻沒有？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動議原議案及易志明議員動議修正案。代理主席，本港自2019年年中開始，先後受"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加上海外市場不景氣，可謂內憂外患，經濟持續下滑。特區政府通過防疫抗疫基金，包括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合共投入接近3,000億元，確實令民困有所紓解，整體失業率較最高峰時有所下跌。不過，由於疫情仍未受控，通關無期，本地經濟復蘇步伐相當緩慢，不少特困行業舉步維艱。建造業雖然整體仍有工開，但3月至5月的最新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仍分別有10.3%和6.3%，主要是由於私人工程，包括裝修維修工程在疫情中縮減，希望工務工程可以順利推出，以作彌補。經民聯認同政府應增撥資源，繼續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包括姚思榮議員提到的旅遊及相關行業，以及易志明議員提到的展覽業、跨境客運業、飲食業和現場音樂表演等行業，在有需要時甚至應考慮推出新一輪的"撐企業、保就業"措施，務求幫助特困行業的持份者及從業員能夠解燃眉之急，渡過難關。此外，我一直敦促政府延續去年推出的支援畢業生和年輕人就業培訓措施，以免"畢業即失業"。發展局在6月11日公布，政府推出名為"支援工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2.0"的資助計劃，鼓勵私人機構聘請畢業生及助理專業人員，提供1,700個資助名額，值得肯定；而恆常的工程畢業生培訓計劃A的資助名額，今年亦由270名增至500名；環境局亦已宣布繼續綠色就業計劃。業界與政府都支持薪火相傳，在逆境中培養接班人，讓年青人走上專業發展道路。代理主席，我多番促請政府加大投資工務工程，以基建帶動經濟復蘇。在立法會回復正常議事狀態下，相關撥款審議也較為順利。

財委會並通過了撥款約181億元發展港深創科園，以及約46億元資助香港郵政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這些撥款不但可望為工務工程的有序推出創造良好條件，也會令工程業界和社會共同受惠。代理主席，近日香港疫情有所紓緩，連日沒有出現本地個案，有望與內地和澳門商討恢復通關，本來令人鼓舞。不過，剛剛又出現了一宗本地確診個案，而且可能涉及變種病毒，令人擔心。當前抗疫的關鍵，是推動和鼓勵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希望早日建立群體免疫保護屏障，社會重回正軌，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恢復香港與國際的經貿人流往來，為本地疲弱經濟注入活水......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提出修正案。代理主席，很多同事指出特困行業是五花八門，幾乎遍布每個角落及每個行業。我在想，在處理疫情的初期，特區政府推出了"保就業"計劃及防疫抗疫基金，當時大家會爭相說出自己受疫情出現的損害或產業的艱難。但是，政府今時今日已經開宗明義說不會再推出防疫抗疫基金，亦不會再推出"保就業"計劃。其實，有關支援應該是到甚麼程度呢？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要想方設法扶助這些行業，不是只為它們提供補貼，而是令到它們的生意或營運盡量貼近正常狀況，而要求百分之一百回復疫情前的狀況，當然是沒有可能的。很多同事剛才提到接種疫苗最重要，因為大家也擔心會出現一種龜兔賽跑的現象。

此外，代理主席，我想提出一個未有同事提及的觀點，希望局方能夠回應。翻查現時的"疫苗氣泡"資料，屬於C、D類餐飲處所的數字其實很有限。

縱使我之前已經向局方提及有關的事情，但局方未有正面處理。如果再這樣拖延下去，只經營晚市的食店不單"吊鹽水"，甚至已經在高呼救命。究竟食環署可否盡快檢討有關政策和安排，令食環署街市食店的經營狀況能夠改善呢？
郭偉强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會有任何的異議。

如果沒有猜錯，我們今天仍然故步自封，仍然一籌莫展。有人不斷在吶喊："請派錢"、"請救哪個行業"，最後我們的儲備便會入不敷支，可以說是沒有收入，只有一項支出的數字。相反，祖國在國民生產方面，雖然面對疫情，但決心只走向一條路，以一個辦法解決，便是要搞活經濟。

試問你可以支持多久？長貧難顧。今天我們未能通關，政府亦要向旅遊業界和食肆撥出一點資助——所謂撥出一點，一出手便已經是一千幾百億元，政府有多少"一點"呢？

如果以內地的標準，你們已經被解僱12個月了。今天你們慶幸還可以繼續做，還可以聆聽我們有何見解，有何辦法解救。其實你們真的要想清楚，否則那天到來的時候，也不知道應該跟你們說"拜拜"好，"還是說'再見'。

易議員的修正案豐富了我的議案內容，具體列明了哪些行業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正在面對生存困難，極需要政府即時作出援手。其他發言的議員均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包括指出了哪些不同的特困行業、如何幫助特困行業升級轉型，以及要求再發放特困行業津貼等。發言的議員普遍希望政府鼓勵更多市民接種疫苗，其實這是相當重要的，不論我們如何幫助特困行業，目的也是希望能夠提振經濟，如果市民不接種疫苗，疫情仍然反覆，經濟也是難以復蘇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大家的聲音，提出一些切實可行支援業界的措施。易議員特別提到要為跨境客運業提供"復業津貼"，讓我們與內地、澳門通關時，有足夠而安全的跨境客運服務，我認同這個說法，所以我是認同易志明議員的所有修訂。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包括香港廣泛的經濟和其他活動均構成嚴重影響。自去年起，特區政府推出了4輪防疫抗疫基金，協助受影響的行業及市民。政府的目標是協助企業繼續經營、保住員工的就業、減輕企業和市民的財政負擔，以及令香港經濟在疫情受控後能夠盡快復蘇。而我亦要感謝立法會，因為立法會至今已向基金批出了1,689億元。政府為基金成立防疫抗疫基金督導委員會，並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負責監察獲基金資助措施的推行情況及基金的運作情況，並會定期審閱各相關部門提交的進度報告。基金督導委員會先後共批出約120項措施，涵蓋範疇非常廣泛，當中包括飲食業、零售業、美容業等多個有需要的群組和行業。基本上，在受影響的行業裏，可識別、容鑒定的皆包括在內。

會址內的設施和提供的各類服務，亦需要配合疫情防控措施，部分過去需要暫時停止營運。故此，政府在基金下推出了4輪的會址資助計劃，向會址合格證明書持有人提供合共約2億2,000萬元的資助。除了基金發放的支援外，政府也豁免指定娛樂場所的牌照費用，以及豁免會址合格證明書的發出或續期費用，希望能減輕經營者的財政負擔。在體育方面，政府在基金下分別推出不同的資助計劃，涉及共約6億6,700萬元。例如為健身中心、康體用地、體育處所的營運者，以及合資格的遊樂場所牌照持有人，提供一次性的現金津貼。對於受疫情影響而取消或延期的大型體育項目和活動，我們根據活動的合理實際支出，向有關的體育總會發放特別直接補助金。為減輕從業員的財政困難，政府先後3次在基金下推出"向註冊體育教練提供一筆過補助金"等。

主席，我已細心聆聽並感謝各位議員提出意見。就支援跨境客運業方面，容許我作出以下回應。受粵港澳三地政府在聯防聯控機制下實施的防疫抗疫措施所影響，跨境陸路服務由2020年2月起只提供有限度服務，跨境渡輪客運服務則告全面暫停。

政府一直與跨境客運業界保持緊密溝通。我們知悉跨境客運服務營辦商一方面努力應對目前挑戰，另一方面作好準備，包括鼓勵和安排前線員工盡早接種疫苗，希望旅客清關服務恢復正常時，可以迅速恢復營運，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粵港澳三地政府正繼續保持緊密聯繫，以期疫情受到控制時，盡快讓三地人員跨境流動，使跨境客運服務業得以有序地恢復暢順營運，並會積極研究制訂與業界相關的措施，提供所需協助。

主席，我感謝22位議員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因此，我在此首先要強烈反對剛才鄭松泰議員所說："打針不是太有關係，對經濟復蘇、恢復通關、恢復跨境人員往來、社會重回正軌、社會走出逆境等沒甚麼幫助。"就這番欠缺邏輯，且有點不負責任的言論，我是絕不認同。剛才其他政策局的同事已就其負責範疇的行業發言。就商經局特別關注的旅遊業、會展業和中小企，我們除了提供多項支援外，亦一直與業界保持密切溝通，為業界恢復業務提供各種支持和便利。例如旅遊業方面，剛才很多位議員亦提及，疫情對旅遊業是非常大的打擊，旅遊事務署一直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和業界朋友保持密切溝通，推出多輪措施紓緩業界的壓力，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提供4輪資助，加上早前推出的旅行社鼓勵計劃及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等，向業界提供的財政支援總承擔額合共接近26億元。此外，我們亦在2021-2022年度預留了9億3,400萬元提升旅遊資源和促進旅遊復蘇。例如在提升旅遊資源方面，旅遊事務署會繼續開展本地文化、古蹟、創意和綠色旅遊，為市民和旅客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及旅遊消閒體驗。另外，在促進旅遊復蘇方面，香港旅遊發展局會繼續推廣"旅遊.就在香港"這個平台，透過"賞你遊香港"、"賞你住"等計劃，希望帶動本地氣氛，刺激消費。另外，郵輪"公海遊"預計最快可在7月底復航。特區政府與新加坡兩地政府亦會於7月份檢視雙邊"航空旅遊氣泡"的目標啟航日期，亦會繼續與疫情相對穩定和與香港有密切經貿關係的經濟體探討建立"旅遊氣泡"，致力爭取逐步有序地恢復跨境往來，同時平衡保障公共衞生和"外防輸入"的需要。另一方面，旅發局亦正積極籌備"Open House Hong Kong"平台，並部署針對性的宣傳策略，當跨境旅遊陸續恢復時，推出不同促銷優惠吸引旅客。同時，旅發局亦會繼續透過不同的宣傳，例如以新形式舉辦大型活動，希望在疫情期間繼續保持香港在客源市場的曝光，維持香港在旅遊方面的競爭力。剛才我留意到有數位議員亦提及對會展行業的支援。香港作為會展之都，我十分認同各位議員所說，會展行業能推動很多不同行業的發展，亦能養活業內很多從業人員。在支援會展業方面，正如有數位議員提及，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已推出分為兩部分的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以重振香港作為國際會展樞紐的聲譽。計劃的一部分是向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辦的展覽和國際會議的主辦機構提供百分百的場租資助；另一部分是資助所有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的參展商和主要會議的參加者50%的費用。即使受到疫情影響，計劃仍非常受歡迎。截至2021年5月31日，計劃已資助31個展覽成功舉辦。原訂為期12個月的計劃已延長至2022年6月30日，讓更多會展活動受惠，並進一步增強活動籌辦機構對在香港舉辦會展活動的信心，以及藉此提供工作機會給相關業內人士。另外，多位議員亦提及怎樣支援特困行業。很多位議員提及，這些特困行業，特別是資源有限的中小企，他們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資金周轉。在這方面，為紓緩中小企資金周轉的壓力，我們在去年4月推出了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為企業提供信貸擔保。這項產品非常受業界歡迎，截至今年5月底，已批出562億元貸款，惠及超過23,000間企業，涉及超過285,000名僱員。為確保可以切實幫助中小企，在過去一年，我們先後兩度推出優化措施，將每間企業最高貸款額，由最初訂為6個月的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提高至現時18個月的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上限增至600萬元，申請期亦已延長至今年年底。此外，考慮到中小企面對還款的壓力，我們亦已分別延長最長還款期及"還息不還本"安排至8年及18個月，希望藉此減輕中小企的負擔。除了紓緩中小企的資金壓力外，我們亦致力幫助中小企開拓商機。我們在過去18個月，先後兩度向"BUD專項基金"合共注資35億元，將每間企業的最高資助額提高3倍至600萬元，亦將資助地域範圍由原本只包括內地及東盟市場，大幅擴闊至37個已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及/或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經濟體，令中小企可以有更多資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由於環球疫情持續，境外市場復蘇需時，境外展覽會於短期內難以全面重啟，剛才亦有很多議員提及到這點。考慮到虛擬展覽在疫情促使的新常態下越趨普遍，我們已由今年4月開始，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將資助範圍擴大至涵蓋由具良好往績的機構舉辦，以"本地市場"為目標及具規模的展覽會及網上展覽；以及放寬只限中小企申請的要求至涵蓋非上市企業，為期兩年。事實上，近期不少機構亦逐漸恢復舉辦展銷活動。市場推廣基金將有助支援企業進行更多"本地市場"的推廣活動和拓展業務，紓緩因海外市場的業務萎縮的影響。主席，隨着本地疫情減退，香港的營商氣氛近期已有改善，為多個行業的恢復帶來曙光。我們期望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積極參與疫苗接種計劃，以創造有利條件恢復市民的正常生活及與其他跨境商務和旅遊接觸，讓消費及其他經濟活動得以最大程度地恢復，從根本上協助受影響的行業走出困境。主席，我謹此陳辭。